據報，有一些中學生於本月4日下午到達維多利亞公園，準備出席當晚在該處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其間有一名女子以統計參與學生人數為由，查問和記錄該等學生就讀學校的名稱，並拒絕向記者表露身份。該名女子沒有佩帶警察委任證，但當她進入現場警察指揮中心時未被阻止。

不論背後的目的是控制人流或防止罪案發生，學生的資料及人數對警方有何作用？警方沒有交代甚麼職級的警員會查閱有關資料，也沒有交代如何保存及何時銷毀資料，這根本是政治審查及政治恐嚇。我認為政府必須清楚交代。七一遊行將在這個星期日舉行，警方會否以同樣手法繼續向集會人士收集資料？

主體質詢非常清晰。有學生參加有關活動時，被查問他們就讀學校的名稱。局長也在主體答覆中清楚表示："便裝警務人員在行使警察權力時，需要表露身份"。

主席，根據有關報道，有資深警務人員指出，從未聽說有便衣警員在維多利亞公園記錄入場學生的身份，因為警方沒有需要收集這些資料，他亦認為報道所述的情況罕見及奇怪。另一名資深警務人員亦表示，一般來說，警方會在現場點算人數及維持秩序，以防發生衝突，但當日入場人數不多，他認為警方沒有需要"點相"。警方曾就很多遊行集會公布參與人數，當局可否告知本會，統計或評估參與集會人數的目的，是為了要回應傳媒的查詢、方便人群管理或有其他政策需要？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清楚表明，"便裝警務人員在行使警察權力時，需要表露身份及出示委任證"。

主席，就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根據發展局的資料，該局和規劃署於去年完成《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公眾參與活動，現正分析公眾意見，並計劃今年內完成相關技術評估，然後敲定最新的全港發展策略。《香港2030+》研究對房屋、經濟以至"政府、機構或社區"的長遠用地需求作出概括評估，而安老及康復服務設施屬於"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的一種。為更新全港的發展策略，發展局和規劃署會跟勞工及福利局和相關政策局商討，如何把安老和康復服務及其他範疇的最新政策措施的額外土地需求，納入日後的發展策略內。二《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有關安老服務設施的規劃標準與準則載於該文件第三章"社區設施"。

至於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和長者活動中心，其舊有標準分別為每17,000名及每2,000名65歲或以上長者設1間中心。經2008年修訂並沿用至今的《規劃標準》，在各區提供的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數目，以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的服務名額，不應只取決於長者人口，而應同時考慮人口特徵、地理環境、實際的服務供求情況等因素。至於資助院舍的宿位數目，更應顧及需求、資源及是否有合適處所可供使用等。《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提出，由於發展公營安老服務設施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建議重新把以人口為基礎的安老服務設施規劃比率加入《規劃標準》內，令相關部門在預留處所和場所時更具前瞻性。根據《安老方案》的推算，於2026年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規劃比率參考數值為每1,000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有21.4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和14.8個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名額。另外，《安老方案》亦建議在人口達170,000人的新住宅區應設有一間長者地區中心。而在合適情況下，應於每個新建或重建的公共屋邨設有一間長者鄰舍中心；而每個新住宅區，若其私人屋苑部分的人口達15,000至20,000人，亦應設有一間長者鄰舍中心。《安老方案》亦提出規劃比率的參考數值應定期作出檢視，並在適當情況下調整比率，以反映長者的人口結構轉變。為跟進有關建議，《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綱領》中提及，政府計劃在《規劃標準》重新加入以人口為基礎的安老服務規劃比率。就此，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已展開與發展局和規劃署的討論，包括擬訂《規劃標準》的具體修訂建議等。在修訂《規劃標準》後，我們亦會適時檢視及更新有關規劃比率，確保設施規劃能迎合服務需求。三為確保為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與時並進，政府已委託康復諮詢委員會制訂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康復諮詢委員會委聘了香港理工大學為顧問，並就制訂新的《康復方案》展開公眾參與活動。康復諮詢委員會已接近完成"訂定範疇"階段的諮詢工作，並建議把院舍照顧及社區支援的服務規劃納入是次檢討的範疇。鑒於殘疾人士的服務需要多元性，不同殘疾狀況的人士的需要各異，顧問團隊會研究訂立康復服務及設施的規劃準則及基礎，例如是否如《安老方案》般以人口為基礎設立規劃比率。顧問團隊會就相關課題在下一個階段諮詢持份者的意見。視乎諮詢工作的具體情況，康復諮詢委員會計劃在2019年年底向政府就新的《康復方案》提交報告。政府過去沒有把康復服務設施的規劃比率納入《規劃標準》。
主席，規劃土地供不同的公共設施使用，是政府的責任。

我想問局長，既然《安老方案》建議每1000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有21.4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這些宿位的人均面積要求為何？
主席，《安老方案》並無列明這些宿位的人均面積要求，舊有的《規劃標準》亦無列明有關的人均面積要求。

如果問題是關於公共屋邨內原有的資助服務單位，據我理解，過往不曾有資助服務單位因為上述的業權變更而出現變化。
主席，局長是否希望我澄清問題？

不過，每次經更新的規定只適用於新建樓宇及進行大規模維修的樓宇。

《安老方案》建議在《規劃標準》訂明每1000名長者有21.4個宿位的規劃比率，但宿位可以由買位院舍或資助院舍提供。

換言之，住宅發展項目應預留場所及處所作安老服務之用。可是，即使現時在《香港2030+》重新加入與長者及殘疾人士有關的服務比例，日後如何能夠真正實踐？政府有否考慮如何落實"以人口為基礎"及"屋苑為本"的理念？過去有不少經驗顯示，私人樓宇的居民團體其實不太接受在其大廈提供安老服務設施。在未來的日子，政府會否在私人住宅賣地條款或土地租約中加入必須興建安老服務設施的規定，而並非單靠在"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提供安老服務設施？

而在合適情況下，應於每個新建或重建的公共屋邨設有一間長者鄰舍中心；而每個新住宅區，若其私人屋苑部分的人口達15000至20000人，亦應設有一間長者鄰舍中心。

是否訂有清楚準則，以決定在哪些私人住宅項目的賣地條款或土地租約加入興建安老服務設施的規定？

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指出，有關規劃基本上要考慮人口比例。

主席，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於2015年2月收緊按揭保險計劃的安排，合資格住宅物業可敘造最高按揭成數由九成下調至八成，並暫停接受高於八成按揭成數的按揭保險申請，但有固定收入及還款能力較強的首次置業人士最高仍可取得九成按揭。有市民指出，近年發展商按照按保計劃的最高按揭成數及首次置業者一般可獲銀行批准的按揭貸款額，計算出他們可承擔的樓價上限。例如，當呎價為1萬元時，一名可承擔樓價400萬元的置業者能購買400平方呎單位；當呎價升至兩萬元時，他只能購買200平方呎單位。隨着單位呎價近年不斷上升，發展商將貨就價下興建的住宅單位面積越來越小。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自收緊按保計劃安排至今，每年獲按保計劃承保的住宅按揭宗數，以及當中涉及實用面積少於20平方米單位的宗數及百分比；該等數字與緊接修訂前兩年的相關數字如何比較；二有否就收緊按保計劃安排與住宅單位納米化的關係進行研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三會否考慮對"納米樓"作出規範，例如以行政措施訂定住宅單位應有的最小面積？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布的指引，銀行在敘造自住物業按揭貸款的時候，須遵守按揭成數上限的規定。按保計劃為銀行提供按揭保險，使銀行可以提供高成數的按揭貸款而無須承擔額外的風險。在計劃下，銀行為按揭貸款提供者。如果置業人士拖欠貸款，按揭保險一般會為銀行六成按揭以上的貸款部分提供保障。因此，按保計劃除了可以促進市民安居置業之外，亦有助維持本港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就陳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後，我現回覆如下：一按保計劃過去幾年的新取用按揭保險貸款宗數分別為2015年的4,925宗、2016年的7,145宗和2017年的8,829宗。按保計劃下面積等同或少於200呎的住宅單位佔整體新取用按揭保險貸款宗數的比例偏低。過去3年有關按揭保險貸款宗數分別為2015年的49宗，2016年的57宗和2017年的164宗，所佔整體新取用按揭保險貸款的比例均低於2%。整體而言，有關比例與2015年按揭證券公司修訂計劃前兩年的比例均處於低水平。有關過去5年新取用按揭保險貸款宗數和比例的詳情可參閱附表。二住宅物業的面積反映物業市場的供求變化。按保計劃作為融資工具之一，與住宅物業的面積沒有直接關係。三我們需要在建屋量和人均居住面積之間取得合理平衡，因為增加建屋量以應付住屋的需求，以及改善人均居住面積以提升生活質素均需要額外土地。面對土地和房屋供求失衡以至樓價持續上升，我們當前的優次是增加建屋量，以滿足市民基本居住需要為優先。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多元化社會，對住宅面積同樣存在不同的訴求。長遠而言，我們認為當日後土地緊絀情況有所改善時，社會將較有條件探討應否訂立人均居住面積標準。政府已經於不同場合多次提醒市民，置業不單是人生的重大決定，亦是一個大額的槓桿財務交易。在作出有關決定時，市民應考慮未來一段長時間的經濟及市場環境，尤其是按揭利率可能出現的轉變，量力而為，審慎管理風險，不要過度借貸。在採用地產發展商提供的按揭計劃時，準買家尤其應清楚了解條款細節，即使眼前的短期優惠可能看上去很吸引，亦應該考慮未來可能出現的變數，小心評估自身的還款能力，作出精明和審慎的決定。政府和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物業和按揭貸款市場的發展，在有需要時調整相關監管規定，確保銀行繼續妥善管理風險。
主席，除了按保計劃可以幫助首次置業人士外，政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亦表示會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在2018年年底選取一幅位於觀塘安達臣道的地皮，提供1000個單位，以推行先導計劃。很多市民想向政府查詢先導計劃的進度和推出時間表，我知道這不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職權範圍。

主席，本屆政府特別留意有關首次置業先導計劃各方面的訴求，我們亦聆聽了社會上的意見，包括陳議員提到會否增加按保計劃的按揭成數。我們現正就這方面進行分析，在敲定有關細節後，會在今年年中公布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劃的詳情。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住宅物業的面積反映市場的供求變化。但政府過去在賣地時，加入了"限呎"的條款，規定發展商不可把土地全部用作興建大單位，想不到隨着樓價上升，現在有人要求政府不要規限發展商興建面積細小的單位，這對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十分諷刺。

主席，正如我剛才提到，我們需要在建屋量及人均居住面積之間取得合理平衡，因為增加建屋量以應付住屋的需求，以及改善人均居住面積以提升生活質素，兩者均需要額外土地。正如我剛才所說，面對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以至樓價持續上升，政府當前的優次是增加建屋量。

主席，在房屋供應有限及樓價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按保計劃的樓價上限間接激化了"納米樓"的熱潮。香港人居所的面積越來越小，居住質素不斷下降，有違長遠房屋政策的目標。去年10月，行政長官表示會研究能否上調450萬元或以下單位才能承做九成按揭的界線。政府曾表示上調按揭成數，並非為了"減辣"，而是希望幫助缺乏首期的年輕人"上車"。主席，我想問政府，有關研究的進度如何？

主席，我們了解議員的關注。

由於地產發展商並不屬於金管局的監管範圍，金管局未能監管地產發展商，但鑒於銀行會向地產發展商提供融資，為了確保銀行妥善管理有關風險，金管局已在去年5月推出措施，要求銀行為相關地產發展商的信用風險承擔預留充足資本，並且下調建築貸款的借貸比例。

主席，香港有很多家庭辛苦儲錢，只是想購買一個單位自住，他們並非投資者，也非"炒家"，只希望可以有一個安居樂業的居所。

主席，政府特別關注首次置業自住人士。

不過，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會邀請按揭證券公司檢視市場變化，以及各位議員剛才提出的關注事項，研究是否有需要修訂按保計劃，以幫助首次置業自住人士。
政府在主體答覆表示，200呎以下的住宅單位佔新取用按揭保險貸款宗數的比例越來越低，只佔2%。

現在的悲哀是，即使首次置業用家想購買這些"納米樓"，但卻因為種種規範和限制，想買也買不到，或市場上已找不到這些單位。

因此，我想問政府有何應對方法，如何處理這些首次置業用家無法取得九成按揭的問題？

主席，關於剛才提到的土地供應、住宅供應、按揭利率走勢、利息、按揭成數和是否首次置業等，均是相對比較複雜的因素。不過，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現時美國利率市場逐步正常化，今年已經加息4至5次，亦有意見認為美國的就業率、失業率等各方面正在向好，從香港最近的利率市場變化可見，同業拆息市場的息率急速上升。

風雨蘭在過去17年接獲風化案受害人求助的個案持續上升。當中強姦案的施暴者只有約一成其後被檢控。

陳沛然議員提出的主體質詢一開始便引述，風雨蘭在過去17年接獲性罪行受害人求助的個案年年上升，但被檢控的施暴者人數卻一直偏低，只有約一成。這項主體質詢十分清晰，就是問局長是否認為檢控率偏低存在問題，以及政府是否有責任和還有些甚麼可以做？可是，我聽了10多分鐘仍未聽到局長有何回覆。

基督教協進會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55宗涉及教會的性騷擾個案中，有28宗涉及性侵犯，有10宗涉及強姦和企圖強姦，並已報警及向有關機構求助，但大部分個案最終都是不了了之。局長，你會如何應對這個問題？現時，受害人採用的方法不是報警，而是在網上貼文，喚起社會的關注，令施暴者主動聯絡警方投案。

就着將於月底舉行的"一站式"服務會議，我想問局長會否一併邀請正在提供"一站式"服務的機構，包括風雨蘭及東華三院，參與有關的檢討會議？

其中一個負責提供"一站式"服務的機構是風雨蘭，但局長的答覆沒有表明會否邀請風雨蘭？

行政長官於上月3日出席本會答問會時表示，不能隨意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因為"那些私有產權被侵犯的擁有人會......提出司法覆核控告政府"，而官司可耗時長達八至九年。然而，政府回覆本會議員於上月30日提出的書面質詢時表示，由1997年7月至2017年12月的20年期間，土地業權人因政府引用該條例收回其私人土地而提出的司法覆核個案只有8宗。該等案件由法庭批出司法覆核許可至法庭頒下司法覆核裁決所需時間，由最短的9天至最長不超過一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評估行政長官的上述說法是否錯誤，以及會否令本會及市民誤以為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很可能會招致訴訟；若有評估而結果為會，會否建議行政長官收回該說法；及二會否承諾只會引用《收回土地條例》而不會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來動用私人發展商的農地進行發展房屋項目？
主席，《基本法》第六條及第一百零五條均提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政府在決定運用法定權力收回私人土地時，必須嚴格遵從法律的精神和制約，亦不能忽略尊重私有財產權的重要性。根據《收回土地條例》，政府引用該條例收回私人土地，必須是因應政府需要徵用有關土地作按照該法例所確立的"公共用途"。換言之，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不可能建基於一個口號或意願；在確立適用於有關土地的"公共用途"之前，政府並無理據及權力引用該條例收回私人土地。政府於今年5月30日書面答覆議員質詢時提到，由1997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業權人就因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而提出的司法覆核個案共有8宗，當中未有個案被法院判決政府敗訴。

就林卓廷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答覆如下：一行政長官在上月3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的論述與上文引言部分所述的政府一貫政策完全一致。至於行政長官在該答問會上引用有關《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官司，旨在說明一些與土地和私有財產權有關的司法覆核程序，過程或會十分漫長，因此必須謹慎考慮及小心行事。以上述灣仔大綱圖為例，由2011年至今涉及多宗司法覆核申請，由於所引起的跟進工作仍在進行中，相關大綱圖仍未能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影響了區內不少用地，包括舊灣仔警署及毗鄰用地的發展。二近來，社會部分人士似乎有一種觀點，認為若倡議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利用私人擁有的新界農地進行發展，便是放棄透過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進行發展；亦有部分人士認為只要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便無需容許土地業權人利用其擁有的土地進行發展。在此我必須澄清，這種將政府收地與私人發展對立起來的觀點並不正確，政府亦不認同。首先，政府一直有在確立"公共用途"後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進行發展，未來亦會繼續就不同的新發展區及公營房屋計劃收回私人土地。

另一方面，並非所有土地均適合作"公共用途"或公營房屋發展。事實上，社會需要的發展亦不局限於"公共用途"的需要。正因為如此，土地業權人利用其私人擁有的土地進行發展，亦是正常不過，本港不少現有的商業及住宅發展都是以此模式發展。

主席，尹兆堅議員當天在本會問行政長官，會否行使法定權力，包括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下的權力，向地產商收回囤積的農地和棕地，以處理房屋問題。林鄭月娥的回應是，如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那些認為自己私有產權被侵犯的擁有人可能會提出司法覆核，控告政府。她更引用灣仔警署的例子，指出個案一拖便拖了八九年，有關土地的發展仍然擱置。她表示："尹議員，你是否想看到每一幅新界的土地也要經歷如此漫長的司法程序，不能釋放，不能滿足香港市民的房屋需求？"但事實是，政府就涂謹申議員的書面質詢作出答覆，表示自回歸以來，至今只面對8宗司法覆核個案。這些個案的申請或被拒或由申請人主動撤回，政府在8宗個案中全部勝訴，該等個案也只持續不超過1年的時間。主席，行政長官即使不是蓄意說謊，也是提供錯誤的資料，誤導立法會和公眾。政府會否就行政長官錯誤提供資料及誤導公眾和立法會，收回有關言論，並且公開道歉？
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表示，過去8宗牽涉《收回土地條例》的司法覆核官司，申請人的覆核要求均未被法庭接納，正正反映政府按照法律的制約，合理行使這項公權。

政府必須有足夠證明，證明收回的土地是作公共用途，要有足夠的平衡，而非刻意隨意侵犯私有產權。特別是在1997年7月1日後，我們有《基本法》，《基本法》第六條及第一百零五條均保障私人產權，法庭亦曾受理"。提到灣仔警署和毗鄰土地，行政長官表示這幅地"處於那幅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有某發展商認為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改劃過程侵犯他的私有產權"。她還說石禮謙議員不斷點頭，因為他完全知道這個案的來龍去脈。

所以，如果回看行政長官當天的言論便會發覺，正如我已在主體答覆清楚指出，行政長官引述灣仔警署的個案，是表示對於牽涉土地、私有產權、規劃的個案時，政府的確需要很小心處理。

主席，我提出的補充質詢是，行政長官會否收回有關言論，並且公開道歉，但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行政長官當天的言論絕對反映政府的一貫政策，所以我認為無須收回有關言論。

政府一直認為，行使《收回土地條例》下的公權時，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公權並非無限。

我不想再讀一次特首有關灣仔警署的說法，特首當時清楚指出，這宗官司關乎有發展商不滿意城市規劃委員會在制訂大綱圖時的一些情況，因此提出上訴。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經清楚指出，這反映就一些牽涉土地、私有產權和規劃的官司，政府要小心謹慎處理。
主席，我無意再與局長糾纏當時的答案，因為我們有文本在手，文本很清楚，我相信任何理解能力正常、有收看電視的香港市民也知道，特首錯誤引例。我當時已經指出，特首引述的例子是錯誤的，因為她說的不是一宗收回土地而引致的司法覆核。主席，官員的答覆比較差，我引述剛才黃偉綸局長的主體答覆："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不可能建基於一個口號或意願；在確立適用於有關土地的'公共用途'之前，政府並無理據及權力......

發展局過去針對洪水橋發展區，可以制訂新發展區、新市鎮的位置，但為何唯獨在新界，大地產商大量囤積荒廢農地、棕地，政府沒有計劃興建公屋或發展新市鎮？

政府可以這樣對待小村民，但對地產商，《收回土地條例》是否不是"尚方寶劍"，而是生了鏽？

換言之，就新發展區而言，政府收回土地仍然是主體模式。

第一，某些土地可能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基建設施，才可以增加人口密度。

他提及公私營合作，而我問他開拓新市鎮及興建公屋是否"公共用途"，他是否連這麼簡單的問題也不敢回答？
以某些新發展區的發展為例，古洞北/粉嶺北的發展計劃在1998年首次提出，後來因應社會情況而停頓下來。該發展計劃2008年再提出，今天已經完成了規劃。我們希望明年可以展開第一期工程，亦展開相應的清理土地的工作。由1998年至今已20年，而新界北正進行規劃，現時大綱圖已提交城市規劃委員會，這反映如果政府就整個發展區作出整全的規劃，時間可以很漫長。至於一些個別的土地，正如我剛才提到，第一，收地程序或許可以減省，因為土地已被收購。

主席，近年，有多宗公開試試題懷疑外泄事件。儘管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一再表明非常重視試題的保密工作，並設有機制嚴格監控擬題、審定、印刷、包裝及分發試題的程序，而且所有獲考評局委任或聘用的人員按法例必須把在履行職能時所獲悉的一切事宜保密，但有市民表示未能釋疑。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是否知悉過去3年，考評局有否加強監察及防止試題外泄，並就可疑個案向廉政公署舉報的機制；二教育局會否檢討它監察考評局表現的機制；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三是否知悉過去5年，考評局掌握到外泄證據的試題外泄事件宗數；有否評估該等事件是否反映有一些教育局或考評局的人員失職；如有評估，結果為何？

主席，我對教育局局長的回覆感到失望，因為他不斷指出，考評局是一個獨立法定機構，所出現一切問題均與他無關。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同意，一切在教育範疇內的事，教育局局長均須問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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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試題的人員、任何與試題有接觸的人員或有可能知道試題內容的人員又應如何規管？主席，你也知道，不論是行政會議成員或立法會議員在討論某一事項時，若有親屬從事相關行業，他們均須作出申報。

我想請問局長，除了民事、刑事程序，以及加強行政和保密工作外，局方或考評局對於受影響學生有甚麼應變機制，是否取消他們所有成績，要求他們重考，還是有其他措施？

請問如何判斷哪些學生因這樣的行為而得益？

我想提出的是誘因，一定有人為了利益才會做出違規行為，甚至違法行為，我所指的是補習社。

在今次的事件中，我從廉政公署的新聞稿理解到，試題外泄並非在考試之前發生，即是說並不影響今次考試的公平性。

《2018年渡輪服務條例草案》。

主席，我動議二讀《2018年渡輪服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延長經營渡輪服務的牌照的批予及延續期限，由3年增至5年。這是一項便利業界的措施。渡輪服務牌照是由運輸署署長按《渡輪服務條例》第28條批出，讓持牌人經營渡輪服務。根據現行《條例》第29條規定，不論是新批予還是延續的牌照，每段牌照期最長為3年，而總計的牌照期，即包括所有續期的期限，則不得超過10年。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渡輪服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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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感謝所有同事一直以來給予我們支持。根據現行《道路交通條例》及相關規例，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為出租或取酬而載客時，必須在車內展示有效的的士司機證或公共小巴司機證，以便於確認司機身份及提升專業形象。司機證必須附有司機在展示日期前12個月內拍攝的照片，換言之，司機必須每年更換司機證以符合法例規定。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指出司機均屬成年人，其容貌不會有太大變化，規定每12個月更換司機證的要求過於頻密，並沒有必要。業界提出政府應為司機證訂定一個較長的有效期。因應業界這方面的意見，我們制定了《條例草案》，建議取消12個月的照片規定，同時賦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公共服務車輛司機證訂明有效期，以及指明的士司機證及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有效期為10年，司機因此無需每年換證。此舉預期可略為減輕業界的運作成本，並為業界的營運帶來便利。為配合新安排，當《條例草案》通過後，運輸署署長會藉憲報公告指明的士司機證及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新設計。該設計將適用於《條例草案》生效後所發出的司機證。此外，為免大量司機在《條例草案》生效後立即同時換領新款司機證，《條例草案》亦訂明過渡條文。在《條例草案》生效前所發出的司機證，將繼續在發出日期起計1年內有效。法案委員會有部分委員對制訂10年作為司機證有效期的建議表示關注，尤其關注新款司機證的耐用程度及日後的收費。我必須指出，在制訂合適的有效期年期時，我們已充分考慮業界的意見。業界認為司機證的有效期應為較長的年期，並應參考其他證件的一般有效期。事實上，運輸署在2017年5月及12月就具體方案諮詢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時，業界均表示支持有關建議，並認為司機證的有效期應與駕駛執照和護照等重要證明文件的有效期看齊，應訂為10年。至於新款司機證的耐用程度方面，運輸署已審視製作司機證的物料、參考現時政府編印駕駛執照的規格，以及諮詢政府物流服務署對法例修訂後的新款司機證所選用物料的意見。為提升耐用性，政府會為承辦商提供較厚及較耐用的紙張以製作司機證，亦會要求承辦商採用質素較佳的印墨及過膠物料，以增加對司機證所用紙張的保護及減低褪色的機會。此外，正如本局及運輸署代表在法案委員會上所承諾，我們會於司機證新規格實施後3年檢視司機證的情況。如發現司機證整體的印製質素未如理想或證上資料褪色情況嚴重，運輸署署長屆時可藉憲報公告方式指明的士司機證和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新設計，要求司機更換新證。此舉可使司機在司機證10年有效期屆滿前換證，確保司機證上的資訊清晰易見，便利乘客確認司機身份及提升專業形象。至於收費方面，司機證是由運輸署認可的承辦商製作。部分承辦商是的士及公共小巴團體，這些團體通常向會員收取低於一般市場價格的優惠收費。由於運輸署會就司機證的新設計重新授權製作承辦商，因此會要求製作承辦商提供服務詳情，包括擬就每張司機證收取的費用。如運輸署發現製作承辦商擬收取不合理的費用，便不會授權該等製作承辦商。此舉應可確保司機證收費不會因是次法例修訂而無理增加。為方便司機知悉司機證的收費，運輸署會繼續在其網頁列明各認可承辦商收取的費用。此外，我們備悉議員對提升的士服務質素的意見。就這方面，運輸署在2018年年初改組並成立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作為多方平台，討論各項推動改革的策略及措施，包括更新一系列的士司機服務標準及指引、為加強阻嚇作用而檢視現行各種的士違規行為的罰則、為提升的士司機的顧客服務技巧而強化相關培訓課程、制訂利用科技改善的士服務營運效率和質素的措施等，以期提升現有的士的服務質素。我們亦會就這方面在7月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歡迎議員屆時提出意見。代理主席，為便利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的經營，我懇請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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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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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3及5條。
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已讀出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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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卓廷議員會動議講稿附錄他的修正案，以修正第4條。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林卓廷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修正第4條。簡單而言，我的修正案主要針對司機證的有效期。

正如易志明議員剛才所說，司機證其中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讓乘客知悉司機的身份。大家都知道，車內唯一可供辨識車牌的資料，是車門上載有車牌號碼的貼紙；乘客如要知悉司機的身份，則須靠載有司機姓名及相片的司機證。這些資料對於乘客監察司機的服務及操守，非常重要。

如果資料清楚準確，對乘客會有更好的保障。

雖然這是執法問題，但可見業界對司機證不太重視。然而，這個證件其實代表一個行業的專業。

如果證件無法準確反映從業員的基本資料，包括容貌，將會影響行業的專業形象。

香港的士司機的操守問題，一直備受關注。

我們經常與的士業界溝通，他們對於這些害群之馬同樣恨之入骨，希望能有制度監察及制裁這些不法司機。可是，如果連反映業界專業形象的司機證也沒有合理的定期更換年期，我很擔心會影響的士司機的專業形象。

我要強調，司機證與個人旅遊證件有一個基本差異，就是司機證牽涉公共利益。司機負責提供公共服務，在道路上服務乘客，而且有道路安全的責任。

代理主席，"十年人事幾番新"，我們要確保自己的容貌在10年後大致相同，並不容易，更遑論司機證涉及公共服務。所以，我就此提出修正案，希望本會的同事支持。我謹此陳辭。

就識別身份的功能而言，護照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證甚至沒有更換日期，只是在政府認為有需要更換時才更換。

所以，如要識別身份，記下姓名其實更為重要。林卓廷議員剛才說很多人都青春常駐，這是事實。

我覺得並非絕不可行，問題是司機證是否重要得需要每5年更換一次？

我覺得未必有此需要。

因此，我認為10年才換證是可以接受的做法。

工聯會屬下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聯同我本人，最先提出要求延長的士司機證有效期的建議。

提出將有效期延至5年的林卓廷議員，剛才舉出數個理由，其實全部都不成立，我想與大家討論一下。第一，的士業界的專業資格或操守，全靠業內人士自律，根本與證件無關。

這實際上反映出甚麼問題？

所以，這次"皇恩大赦"，業界非常高興，這是第一點。

如果政府最終落實推行的士司機違規記分制度，司機證便應變成帶有電子裝備的證件，車頭咪錶亦應更換以作為監控措施。

我本來也不想發言，不過，林卓廷議員提到尹兆堅議員......我要先作聲明，我對肥胖沒有偏見，只是尹兆堅議員在這數年略為肥胖，跟以前的樣子有少許差別，但基本上，我相信大家也認得他。

假設肥胖真的是一個問題，其實5年內也可以有很大改變。

問題是，我只是想讓公眾看到他沒有做功課而提出修正案。

代理主席，正如我剛才就恢復二讀辯論發言時表示，政府知道有部分議員對制訂10年司機證有效期的建議表示關注。擬議修正案從政策角度而言並無必要，有關議題亦已於法案委員會作詳細討論。請容許我在這裏再次解釋政府的立場，好讓各位議員釋懷。在制訂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證有效期為10年的建議時，政府已充分考慮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的意見。多年來，業界均表示司機證應有較長的有效期，而且應與其他證明文件的一般有效期看齊。當政府就具體方案諮詢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時，業界對訂明司機證有效期為10年的建議表示支持。當然，剛才易志明議員亦有提及喜出望外，但我們做事從來是以公眾利益和扶持業界發展為目的。業界指出司機均屬成年人，其容貌在10年間不會有太大變化，當然在一些例外的情況，可能出現我們想象不到的情形。但是，整體而言，一些重要的證明文件的有效期，其實都是以10年為基準。

此外，因應建議較長的有效期，政府一直有注意到司機證耐用程度的重要性。經參考駕駛執照的現行規格及諮詢政府物流服務署，運輸署將選用更為耐用的物料製作司機證，以增加對司機證的保護及減低褪色的機會。在審批司機證製作承辦商的申請時，運輸署會進行質素檢查，以確保司機證的格式符合新規格要求，而所用物料亦須符合持久耐用的原則。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剛才就恢復二讀辯論發言時表示，政府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已承諾，政府會於司機證新規格實施後3年檢視司機證的印製質素。如經檢視後發現大部分司機證的印製質素未如理想或證上資料褪色情況嚴重，運輸署署長屆時可藉憲報公告方式指明的士司機證和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新設計，以要求司機於10年有效期屆滿前更換司機證。此舉能確保司機證上的資料清晰易見，便利乘客確認司機身份及提升司機的專業形象。剛才易議員也提及對未來司機證電子化的建議，政府同意可以透過科技提升的士服務質素。運輸署轄下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亦正就利用科技提升的士服務質素進行探討。如果有關建議獲業界和市民支持，我們日後可以繼續跟進。法案委員會亦備悉政府的立場，並認為建議的檢視安排恰當，可回應委員就有效期年期的關注。我們理解部分議員剛才表達的擔心，但相信法案委員會主席易議員和我早前提及政府所採取的措施，足以處理相關情況。因此，擬議修正案並無必要，我懇請各位在席委員反對有關修正案。
林卓廷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8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主席，我現在向立法會作出報告：《2018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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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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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2018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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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本會恢復《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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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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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4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4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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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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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政務司司長會分別根據《區域法院條例》和《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動議他的第一及二項擬議決議案。涂謹申議員會就政務司司長的第二項議案動議修訂議案。我較早前已透過秘書處通知議員，由於司長兩項議案均涉及民事司法管轄權限的調整，並且由同一個小組委員會審議，本會會就兩項議案及涂謹申議員的修訂議案進行合併辯論，然後逐一表決。議案及修訂議案的目的，以及辯論及表決安排已詳列於講稿附錄。合併辯論現在開始，我會先請政務司司長就兩項議案發言及動議第一項議案，然後請涂謹申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他的修訂議案。有意就這兩項議案及修訂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因為本地的代理與買家達成補償協議，當中涉及8萬多元，但代理沒有履行責任。試想一想，如果市民為了8萬多元在區域法院追討賠償，律師費隨時更昂貴，可謂"妹仔大過主人婆"。再者，一般市民認為數萬元的官司，應在審裁處以所謂"粗糙的公義"處理便可，總之應用簡化的程序來處理，無須弄得那麼複雜。

在1988年至1999年，當時的通脹是100%，政府把申索額幅加230%至5萬元。政府表示，考慮到香港經濟增長及一般市民的購買力後作出調整。由1999年5月到2018年5月，累積的通脹有30%至35%。

代理主席，我現以根據《區域法院條例》及《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兩次會議，審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不會就兩項擬議決議案提出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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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對這項修訂並無異議。此外，小組委員會曾就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作出詳細討論。部分委員認為把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限由現時的50,000元提高至75,000元的幅度過低，他們建議把司法管轄權限由50,000元提高至100,000元，令審裁處能夠處理更多申索額較低的案件，讓市民大眾能夠更無礙地尋求司法公義。司法機構解釋，在現階段調整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限，須重新進行有關準備工作，包括公眾諮詢。這樣會無可避免地延遲落實提高司法管轄權限，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為釋除委員的疑慮，司法機構承諾會在實施審裁處75,000元擬議限額後，密切監察審裁處兩年內的案件量，以及75,000元擬議限額對審裁處實際運作方面的影響，然後再次審視是否有需要進一步調整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限，包括審視是否有需要把權限訂於100,000元。經考慮司法機構的解釋後，小組委員會同意以75,000元的擬議限額作為起步點，但當局必須向議員匯報上述檢討工作的結果。此外，小組委員會亦認為，上一次區域法院及審裁處民事司法管轄權限的檢討與今次的檢討相隔15年，實在太長，小組委員會要求當局縮減日後每次檢討所相隔的時間。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這項擬議決議案的看法。

我在2016年10月18日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正式提出，希望當局能安排詳細討論及跟進，把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限由5萬元上調。在2017年2月15日，我亦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明確指出希望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限由5萬元提高至10萬元。其後，在2017年4月，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亦正式安排了一次討論。經過一段時間後，最近政府正式向立法會提交擬議決議案，我有幸擔任小組委員會主席，參與小組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在整個審議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有數點比較重要，我希望能在今次會議清晰表達。

我們在地區曾處理很多法律諮詢個案，從中得知，審裁處的好處是訴訟雙方無需亦不能聘用律師，可避免產生律師費的風險。

我記得當日很多委員均不約而同詢問把司法管轄權限提高至10萬元是否可行。

第一，如果一下子把限額提高至10萬元，司法機構的人手及配套未必能應付，從而影響機構運作。

我們在小組委員會上也有提出這問題。

代理主席，兩個律師會就今次的安排表達了意見，他們均贊同和支持司法機構和政府以把限額提高至75,000元作為起步點。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在小組委員會明確要求司法機構必須回應市民的訴求，即50,000元申索限額長期沒有檢討，應該有所提高。現在看來，75,000元只能作為起步點，不能就此終結。

代理主席，政府根據《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動議擬議決議案，將現時小額錢債審裁處民事司法管轄權的申索限額，由50,000元提高至75,000元。政府承諾會密切監察審裁處兩年內案件的統計數字，視乎是次修訂對審裁處的實際運作所帶來的影響，再審視是否進一步提高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限。代理主席，我剛才很留心聽周浩鼎議員的發言。

他表示，如果金額再高會更好，但他初步覺得應該是10萬元。

還有一點，如果我們否決75,000元的限額，司法機構便會重新研究，做一大輪工夫，這些工夫不知何時做完，可能要一兩年時間，這樣目前在審裁處審理介乎50,000元與75,000元的申索，便不能受惠，他覺得這樣會令有關苦主非常失望。

剛才周浩鼎議員說，最好提高到150,000元。代理主席，對於這個說法，很多時我們都會這樣想，政府提出的議案一定會比原先的制度好、受惠人數一定較原先的多，這是必然的，否則政府亦不會提出來。

代理主席，我希望向梁耀忠議員澄清，他說，如果我們要求將限額增加到10萬元，政府會收回議案，或者不肯動議擬議決議案。

梁耀忠議員，你可選擇澄清或繼續發言。

所以，就這點上，我完全不同意周浩鼎議員這番說話。

二十年沒有提高，現在只增加25,000元，是否公道？政府是否很"離地"，是否不知民情？

大家都知道，基層市民沒有錢，不能找律師上區域法院進行訴訟，只能依賴審裁處。

我不相信政府會這樣做，如果這是一個問責政府，能為市民大眾爭取一個公道合理的制度，便不應該這樣做，否則它應受到千夫所指。

主席，首先，我申報我有處理一些小額錢債個案的上訴案件。

一直以來，法律界投訴區域法院在處理錢債方面的權限過低，因為所涉款額超過100萬元的案件，均須交由高等法院處理。

我當然認識一些司法界人員，並有機會透過作為立法會法律界代表的工作與他們交流。他們對我說，現時高等法院法官往往要工作7天，甚至要請假撰寫判詞，這種情況極不理想。

不過，我亦想指出一點，就是區域法院法官的人數也嫌不足。因此，在限額由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後，政府當局會否採取相應措施，聘請更多區域法院法官，尤其是審理民事訴訟的法官？這是絕對有需要的。

在事務律師中亦有很多人才，司法機關可任用，而海外聘請也是不錯的方法，可以填補現時司法機關的空缺。當然，今天最富爭議性的不是有關區域法院的修訂，而是《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的修訂。我也有就這個問題思考良久，亦聆聽了剛才涂謹申議員及梁耀忠議員提述的情況，我認為他們都說得很對，而且非常"貼地"。

不過，與此同時，我亦嘗試了解審裁處的實際運作情況，我認為我們不得不理會司法機關現時面對的一些問題。

司法機關確實有足夠的資源招聘法官，但卻往往請不到人，原因是要一位成功的律師或大律師投身司法機關，而且要由低做起，即由裁判官的職級開始，確實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尤其是收入方面會大幅向下調整，所以他們必須要有服務司法機關及市民大眾的心。

當然，他們都是很有心及很想服務司法機構，但他們處理案件的能力卻可能相對較低，而經驗也較淺。

當裁判官須處理的案件越來越多，而每宗案件也要花費大量時間處理，再加上積壓的案件數量日益增加，裁判官犯錯的機會亦自然大增。如果其中一方認為沒有獲得公義，因為判詞沒有處理全部證據或理據，心感不忿繼而提出上訴，這樣上訴案件的數量便可能大增。審裁處的上訴案件會交由高等法院處理，而高等法院亦同樣沒有足夠人手，現時共有7個空缺，於是上訴案件的數量又會不斷增加，這是整個司法機構也要檢討及可能承受的結果。因此，從司法機構的角度來說，這是極不理想的。

如果某人純粹為了金錢而當法官，他也不會是一位好法官。

我非常同意剛才涂謹申議員和梁耀忠議員提述的情況，也很體諒市民認為75,000元的限額過低，而這限額亦確實很低，但我只想呼籲大家在未來一兩年，耐心留意審裁處的實際運作情況，以及司法機構會否積極增聘人手。我亦呼籲政府要用盡一切方法，並向司法機構提供一切資源，以便盡快解決人手問題，因為兩年後，我的同事將不會再如此客氣地聆聽政府遇到甚麼問題和困難。

如果裁判法院級別未能聘請所需人手，我希望司法機構能夠徹底檢討，為何該級別未能聘請好的人才出任裁判官。

主席，我對政務司司長建議把現時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由50,000元提高至75,000元表示支持，亦同樣支持把區域法院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由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

雖然我明白這說法的意念，但認為必須謹慎處理，尤其是就小額錢債案件而言，10萬元對普羅大眾來說並非小數目。

我認為，把涉及75,000元以上的案件撥歸區域法院處理的做法恰當。大家似乎對其他建議並無異議，但我剛才聽到郭榮鏗議員指出，現時最大問題是司法機構是否需要改革，尤其是面對人手不足的情況。

正如郭榮鏗議員剛才所說，不是司法機構不想增加人手，因為現時185名法官的編制根本仍未達標。

私人執業的收入可能每星期高達20萬元至30萬元，但在司法機構擔任法官的薪酬卻只是每月10萬元至20萬元，與經濟效益完全不匹配，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窒礙有志之士加入司法機構的原因，是一項古老的規則，就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我們亦必須予以考慮並作深入檢討。

我們不能夠過於自滿，認為現時的狀況可以接受便沿用慣性的模式，不求創新，繼續以185位法官處理50多萬宗案件。對於香港來說，這可說是一項健力士紀錄。

主席，我發言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訂，把現時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即市民可以申索的金額上限，由現時的5萬元提高至10萬元。主席可能會問我，是否支持政府將權限提高至75,000元的修訂？

事隔多年也沒有調整有關金額，我相信當時的物價指數與現在相差甚大。

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市民在甚麼情況下會利用審裁處。

他們所牽涉的金錢訴訟款額不大，自然不想冒支付訟費的風險，而希望以簡易的方式處理錢債問題。

郭榮鏗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法律界在處理較大金額的訴訟時面對困難，包括司法機關現時的空缺由以往的20多個增加至30多個，而且較少人願意投身法官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現時司法機構確實在人手方面遇到困難，但如果我們在兩年後檢討時，情況與現在分別不大，這是否代表司法管轄權限已經到頂而無可增加？

因此，即使限額有所提高，但審裁處始終會根據實質證據，權衡誰要向誰作出賠償。我希望今天的發言可令更多議員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訂。

最近我參加了兩個涉及《稅務條例》的法案委員會，第一個有關《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這法案涉及投資創科的超級退稅，即退稅3倍。

主要的憂慮是日後接獲新的退稅申請時，政府需要增聘很多人手，不但創新科技署要增聘人手，稅務局亦有此需要。

我從中小微企的角度去看，中小微企在生意上有很多糾紛，因金錢糾紛而須在審裁處進行訴訟的案件多不勝數。

現時是否因為這些開辦PCLL的大學限制了學位數目，以致可以在畢業後擔任見習律師的人數不足？這方面有勞律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檢討一下。有學生、有需求，但沒有足夠學位，這是結構性問題。

我相信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而不是錢的問題。

第一個因素，司長說會讓市民大眾更無礙地尋求司法公義。

當然，我明白政府當局決定將限額提高至75,000元時，可能已諮詢香港律師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等，而他們亦同意這限額，但這是否表示將限額提高至100,000元，他們便會激烈反對？我個人不太相信這點。

如果今天能通過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我們面對的行政問題是，政府當局要安排增加人力資源和設施。

我謹此陳辭，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亦希望政府當局能夠認真思考，並希望在座的建制派同事可以考慮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現在先表決政務司司長的第一項議案。

本會現在處理政務司司長的第二項議案及涂謹申議員的修訂議案。司長，請動議你的第二項議案。

我現在請政務司司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第二項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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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發展局局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會分別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和《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各自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我較早前已透過秘書處通知議員，由於這兩項議案均旨在按建造業議會的建議，提高上述條例下的徵款門檻，並且由同一個小組委員會審議，本會會就這兩項議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發展局局長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議案。合併辯論完畢後，本會會先表決發展局局長的議案，不論他的議案是否獲得通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均可動議他的議案。合併辯論現在開始。有意就這兩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該條例要求承建商須為總價值超過100萬元徵款門檻的建造工程，向議會繳付相當於建造工程價值0.5%的徵款，以支持議會的工作，包括就建造業相關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及為建造業工人提供培訓。至於總價值不高於100萬元的小型建造工程，承建商則無須繳交徵款，而這個安排可以減輕中小型承建商的財務負擔。議會於2008年1月與前建造業訓練局合併時，沿用了當時定為100萬元的徵款門檻。這個門檻在1985年訂定，多年未有調整。為合適地減輕中小型承建商的財務負擔，議會就徵款門檻進行了檢討。參考過去多年的通貨膨脹水平，議會提出將徵款門檻提高至300萬元。根據議會估計，提高門檻後，約四分之一現時須繳交徵款的建造工程可獲豁免，因而會令議會的徵款收入每年減少約800萬元，佔其每年徵款總收入的1%。議會目前的財務狀況穩健，應該可以妥善處理徵款收入減少的影響。此外，議會亦已就擬議修訂與建造業持份者達成共識。

為避免對承建商造成混淆，以及方便行政，我們認為應對該3項條例作出同樣的修訂，以統一徵款門檻。為此，我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會分別提出議案，以提高《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下的徵款門檻。立法會早前成立了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審議這兩項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舉行一次會議，順利完成審議工作，對兩項擬議決議案並無建議更改。我在此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何啟明議員和其他委員的支持。在立法會通過《條例》和《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的擬議決議案後，我們亦會提交修訂《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的徵款門檻的公告，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有關《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的決議，目的是修訂《條例》下的徵款門檻，由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根據《條例》成立，向因患上肺塵埃沉着病及/或間皮瘤而導致喪失工作能力的人士，以及因該等疾病致死人士的家庭成員提供補償。基金由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管理，除了執行補償工作外，基金委員會亦進行及資助有關肺塵病及間皮瘤的教育、宣傳、研究及復康工作。為了使基金委員會有財政能力執行上述職責，《條例》規定向在香港進行的建造工程及開採或生產的石礦產品徵款。目前的徵款率為建造工程和石礦產品價值的0.15%，而根據《條例》附表5第1部指明的款額，總價值低於100萬元的建造工程獲豁免徵款。該門檻自1985年6月開始沿用至今。建造業議會參考過去30年間的累積通貨膨脹，就《建造業議會條例》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的徵款門檻進行檢討。由於徵款門檻同樣適用於《條例》，議會在建造業各持份者達成共識後，建議將3項條例下的徵款門檻由現時的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基金委員會估計，修訂徵款門檻後，基金委員會的徵款收入每年將減少約350萬元，相當於每年平均徵款收入的1%。由於基金的財政狀況穩健，修訂徵款門檻的建議對基金委員會在執行其法定職能方面的財政能力並無影響。在考慮議會的建議及基金委員會的財政狀況後，我們建議修訂《條例》，將徵款門檻由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基金委員會同意這項建議，而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對此亦無異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已在2018年3月27日作出討論，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及立法會其他議員亦獲邀參與會議，席間沒有反對上述建議的意見。這項擬議決議案經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於6月6日的會議上審議。我在此衷心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何啟明議員和其他委員的工作。小組委員會並無就擬議決議案提出修訂。我們聽取了小組委員會委員就《條例》為肺塵病及/或間皮瘤病人提供補償及支援所提出的寶貴意見，定會聯同基金委員會積極跟進及研究這些建議。我希望議員支持，將《條例》指明的徵款門檻由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

兩項擬議決議案的目的，是分別將上述兩項條例下指明就建造工程徵款的門檻，由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委員察悉，由於建造業議會財政狀況穩健，而提高門檻後所減少的徵款收入亦只佔其每年徵款收入約1%，因此對於建造業議會的工作影響不大；透過豁免低額建造工程的徵款，則有助減輕一些中小規模承建商的財政負擔。鑒於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的累積款項高達23億7,000萬元，委員關注到，基金如何善用款項為有關病人和其家人提供更妥善的支援。委員認為，《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提供的現行補償不足，申領資格準則過於嚴苛。

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表示，勞工處正研究將使用高低正氣壓呼吸機及抽痰機所支付的費用納入《條例》的補償範圍，並預計於2018年第四季諮詢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和勞工顧問委員會，繼而盡快把相關建議提交立法會。勞工處亦會與基金委員會研究，在法例修訂前資助病人使用未納入補償範圍的醫療裝置的可行性。小組委員會亦察悉，政府當局過往曾不時就《條例》的保障範圍及補償款額作出檢討，包括每一至兩年檢討個別補償項目下的補償款額水平。除補償外，基金委員會亦持續投放資源推行及提升復康計劃，使有關開支由2016年的464萬元大幅增至2017年的1,680萬元，並且不時與相關病人組織會面，以了解他們的訴求。鑒於檢討《條例》下的法定補償屬於較廣泛的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同意將相關事宜轉交人力事務委員會繼續跟進。此外，委員曾詢問，為何相關徵款門檻超過30年未作出檢討，以及當局會否引入定期檢討機制。政府當局解釋，提高徵款門檻的建議是因應建造業議會所進行的檢討而提出，檢討中考慮到通貨膨脹，以及建造業議會和基金委員會的財政狀況，從而確認徵款門檻有上調空間。當局表示日後會按需要進行類似檢討。

小組委員會察悉，在兩項擬議決議案獲通過後，政府當局會向立法會提交《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就相關徵款門檻的相應修訂，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為免對承建商造成混淆，政府計劃將3項條例下的新徵款門檻劃一於同日生效。

基金現時有23億元的款項，可繼續為1,400名工友提供服務。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處對工傷或病友的支援非常不足夠。

很多時候，工友的情況已經穩定，但未到判傷之日大家都不願意行前一步。

前立法會議員葉偉明接觸過很多這類工友，發現如果他們無法工作超過兩年，便連工作意欲也會喪失。所以，如何可令整個工序和整項措施加快？我認為勞工處需要作出一些轉變，因為小組委員會在會議上，對於發展局的討論不多，主要都是勞工及福利局的問題。

基金過去取消了一些服務，例如病友離院服務。以前，這項服務會由醫院管理局提供，可惜現已取消；照顧者服務亦已取消。基金對於互助組織的支援，同樣非常薄弱。

另外，剛才梁耀忠議員提到經常照顧費。

可惜，當病友體弱至此，他們要完成判傷過程十分困難。

我們曾在小組委員會詳細討論此事，當局當時承諾會在今年第四季會處理。

醫學上已經證明間皮瘤是長期吸入石棉所引致的癌症，明顯與職業病有關。

當局叫病友向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申請資助，但羅局長想必很清楚這個安全網有欠妥善，漏洞很多，現時政府亦正在檢討。這個訂明幫助間皮瘤病人的補償基金不提供相關藥物資助，實在十分奇怪，我認為當局應清楚了解基金的實際運作為何諸多漏洞。

一般工傷個案判傷需時，過程往往數以年計，僱主亦未必一下子承認個案屬於工傷，受傷工友因而須在公共醫療系統與其他病人一同"排長龍"。

最後，懇請當局盡快把呼吸機、抽痰機、加濕機及其他相關醫療儀器列入基金的資助清單，亦請把間皮瘤、肺癌及明顯與肺塵埃有關的癌症的藥物納入清單，以及立即檢討經常照顧費的批核程序。

我們亦了解到，由於建造業議會的財政狀況相當穩健，有關建議有助減輕小微型承建商的財政負擔。政府當局表示，減少有關徵費，只佔建造業議會每年徵款收入約1%。此外，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截至2017年年底，累積款項達23億7,000萬元。有關資料顯示，基金去年及今年全年總開支及預計開支，分別是2億7,000多萬元和2億9,000萬元而已；而總收入和預計收入均為4億元，財政狀況理想。加上現時保護措施日益完善，有關病人的數目亦不斷減少。因此，我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均支持擬議決議案。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到，在基金充裕的情況下，當局的確需認真考慮增加對患病工友的支援。

然而，我必須強調，首先，我參與小組委員會，表示我對其絕對支持。我在議會的工作相當繁重，不計其他委員會及附屬法例委員會等，單是本年度我至今已加入超過20個法案委員會，其中有一半仍在審議階段。

整個過程確實匪夷所思。作為議員，他們竟然可以如此不負責任。始作俑者就兩項沒有多大爭議性的擬議決議案成立小組委員會並召開會議。

有議員要求召開會議，自己卻遲到及推卸責任，令人質疑該等議員的工作態度。這件事件正好反映他們一貫添煩、添亂的伎倆。事實上，反對派過去一直以相同手法，事無大小均要求召開委員會，目的是要影響議會運作。眾所周知，在同一時段中，經常有兩個、3個、甚至4個會議同時進行。他們的做法，阻礙了特區政府施政的效率。請各位市民運用雪亮的眼睛看清楚，他們是否像一條"搞風搞雨"的"掘尾龍"？翌日，有傳媒報道指梁耀忠議員是逃兵，這對梁議員實在不太公平。

代理主席，對於黃定光議員這種水平的議員，我其實無需多作回應。

我想說明間皮瘤的事實，希望市民留意。在香港和世界各地，超過八成間皮瘤患者，曾在工作期間接觸石棉；而大部分患上肺塵埃沉着病的病友，均曾從事建築或礦工行業。

這批礦工在1976年礦場未結業前，在馬鞍山石礦場工作。這項徵款美其名目的是協助工友，但我會稱之為贖罪券。

合資格申領補償的工友，平均無法領取補償超過兩年，甚至大部分在1年內，便會因病離世。

兩位局長如有機會，可到醫院的呼吸科病房，看看患上矽肺病工友的情況。

每次判傷過程，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甚至有些工友不知道，他們可要求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判傷。

現時負責判傷的委員會，仍然以很表面的指標作判斷，例如X光片等，甚少真正審視病友實際上剩餘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試想想，一名原本從事石礦業或建築業的年輕工友，窮其一生為行業作出貢獻，最終卻因而得病。其實，這兩個病差不多可說是不能逆轉。間皮瘤固然會令病人病情惡化；而即使矽肺病患者有幸苟延殘喘，莫說是工作，他們連社交也相當困難。基本上，他們離家到街上或到公園散步也有困難。

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減少用作協助病人的徵款。

第二，政府門診的成本其實並不便宜。

每年確診的病人人數不多。他們如需要一些昂貴藥物，我認為不應該按現行機制向關愛基金和撒瑪利亞基金申請。病患者需要藥物治療，起因其實是他們從事的行業。

老實說，單靠300元的醫療資助，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亦不可能向其他醫生求診。

政府實在不應該再作出更加不近人情和辜負他們的決定。

至於黃定光議員近乎不近人情、完全漠視工友的做法，反映商界及維護功能界別的議員的醜惡嘴臉。他竭力維護自己業界及商界的利益，對為香港貢獻多年而患病的工友，卻完全視若無睹。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請發言。

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將於稍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我現在請發展局局長發言答辯。
代理主席，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剛才對政府建議提高3項條例下的徵款門檻的支持。今次政府提出的議案可以合理地減輕中小型承建商的財務負擔。新的門檻反映過去多年間通貨膨脹的水平，而建造業議會亦有能力處理減少徵款收入帶來的輕微影響，議會亦與建造業持份者達成共識。在此，我衷心感謝各位議員對我們調整門檻建議的支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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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鄭松泰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根據《立法會條例》，調查沙中線紅磡站涉嫌造假一事。在我正式發言前，我希望副局長稍後回應我及其他議員的發言時，能清晰地向我們解釋，今天的議題是有關沙中線紅磡站，以至其他涉嫌造假，偷工減料，甚至官員失職的事件，為何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沒有出席立法會會議作出回應。

究竟陳帆局長有甚麼重要的事情，不出席今天的立法會會議，就沙中線的事件作正面回應？我不知道究竟立法會秘書處或主席，有否要求局長作書面或正式回應，但明顯地，陳帆今天不知所終。

單就這點，已令全港市民及所有議員憤怒，並對他作出非常嚴厲的譴責。

該聲明第四點提到："若任何人士有資料證明事件涉及不法行為，應立即向政府或執法部門提供資料。只不斷提出單方面的指控或揣測，對事件毫無幫助，亦不必要地影響公眾對鐵路基建工程的信心。

我想指出，由馬時亨回應高鐵問題時說"我們說OK便OK"及"高鐵管理層無覺好瞓"等說話，已令香港市民對港鐵公司信心大失。

更離譜的是，我當然是有意猜測，港鐵公司這項聲明明顯是針對我們的同事田北辰議員，例如他曾說有消息指涉嫌有5,000條鋼筋被剪短等。

我們身為議員，應履行議員的職責，尤其在這個議事廳內，我們有言論保障，才可大聲地問：是中科的問題，還是禮頓―中建聯營的問題，又或是局方的問題或港鐵公司的問題？

這些事實均告訴我們，原來我們身為議員，也會面對這類無論是港鐵公司或禮頓，甚至香港政府的無賴表現。

最後，該聲明更說"為加強公眾的信心，公司早前已委任獨立顧問為紅磡站月台層板進行安全測試，並會向政府提交報告。

他們更會說我們這群泛民議員，口口聲聲說香港司法獨立，又或香港的司法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行政機關按既有規例和權力進行調查，因為特首無能，無法管治下屬，容許陳帆消失，無法管治整個運輸及房屋局，所以便按法定權力，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賦予法官權力傳召相關人等進行調查。但是，這只是行政機關的權力，與我們立法機關無關。第一，我必須非常清晰地指出，稍後建制派同事如回應時說，特首已成立調查委員會，因此無謂干預法官的工作，這說法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完全不相關。這一點永遠也站不住腳。

舉例而言，當事件發生後，路政署在3星期前才報案，調查當中有沒有人涉嫌隱瞞資料，甚至可能造假或干犯刑事罪行。我亦相信建制派議員稍後也會回應，指事件已交由警方跟進，進入司法程序，所以我們不要干預司法程序。我正正要指出，這便是特區政府最卑鄙、無耻的方向或做法，便是每每用司法程序來嚇唬大家，不要干預法庭、要尊重司法程序等。請不要再用司法程序和法庭作為你們的遮醜布。

但是，事件告訴我們，無論港鐵公司、運輸及房屋局和整個政府，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有功績時，便由上層享受讚美；當發生事故時，便推下屬承擔責任。接下來，前法官夏正民領導的調查委員會，其實大家已能預知結果，肯定便是推兩個公務員出來"祭旗"。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引用《條例》調查沙中線的紅磡站或其他車站的事件，以相對寬容的方向來說，我們要還前線公務員和前線港鐵職員一個公道。

由於時間有限，我最後想指出一點，這不是單純關乎香港特區政府行政失當，而是甚至已被香港人視為政府管治失效。

其實大家已有結論，請他首先下台。第二，陳帆說前線同事——即我剛才提到的公務員——知悉部分情況，但沒有向他通報，他感到非常失望，然後又說路政署署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即他自己——看報紙才知悉事件，對此深表遺憾。他倒不如說上網時看見人家造圖才發現原來與他有關？我替蘇偉文副局長感到不值，他上任至今，他的黑頭髮已不見了，未來更可能越來越少，為甚麼？

我奉勸一句，建制派同事要明白現時的情況，我們正在處理的不單純是香港政府管治失效的問題。

"禮頓―中建聯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習近平領導的政府嗎？

那麼我們有甚麼權力調查事件？難道最後經過調查委員會調查後，真的推一位公務員出來承擔，然後這些公司便無須負上任何責任？在港英期間，獨立承建商若有少許瑕疵便不能再投標，但香港現時變成怎樣？所有可能與國家或中共有關利益的企業可以在香港橫行無忌。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奉勸一句，如果建制派同事真的珍惜習近平過去4年在中國大陸的打貪工作，你們沒有理由令香港變成無法無天，否則，你們便愧對習主席。

在稍後的討論中，我相信所有香港人和議員也會認同利用立法會有的權力，不假手於人，調查沙中線的問題絕對是理所當然，也是責之所在。

主席，政府一向重視鐵路服務作為香港公共運輸的骨幹。全長17公里的沙田至中環線是一個全港策略性的鐵路項目，由兩條路段組成，分別是大圍至紅磡段和紅磡至金鐘段。大圍至紅磡段是馬鞍山線由大圍伸展至紅磡的延線，途經東南九龍，並於紅磡連接西鐵；而紅磡至金鐘段是東鐵線由紅磡橫越維多利亞港伸展至灣仔北部和金鐘的延線。沙中線設有10個車站，除改善現有的大圍站外，亦會於顯徑、鑽石山、啟德、宋皇臺、土瓜灣、何文田、紅磡、會展和金鐘建造新站或擴建現有車站，其中金鐘站和何文田站會成為綜合車站，分別為沙中線和南港島線，以及沙中線和觀塘線延線的乘客提供轉乘服務。

2008年，路政署委聘勞氏鐵路亞洲有限公司作為顧問，就政府當時計劃委託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承造高鐵香港段工程，建議適當的項目管理安排。鑒於港鐵公司過去數十年在香港興建鐵路均有良好往績，項目管理制度健全，勞氏當時向路政署建議，就高鐵香港段項目的設計和建造採用"監察和核證"的模式，以"核實監督者"的角色監察作為"項目管理者"的港鐵公司，並同時聘請有鐵路經驗的專業顧問，進行監察和核實的工作。具體來說，是按照工程的風險評估，抽樣覆核港鐵公司在實施工程時進行的主要程序是否符合與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下的責任。勞氏認為這種安排可以更有效運用政府的資源，同時可避免與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責任重疊。考慮到沙中線與高鐵同樣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路政署亦採用勞氏的建議，以"核實監督者"的方式監察和核證港鐵公司推展沙中線項目的工作。港鐵公司受政府委託，進行沙中線工程的設計、建造和試運行。根據港鐵公司與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港鐵公司須確保這些委託工作能達至一個專業而在合理的期望下應所具備的技能和監督水平，包括須確保工程質量達到要求的標準。港鐵公司負責全面管理沙中線項目的設計及建造，而路政署一直根據3層監察制度的框架，全力監督港鐵公司的工作。首先，路政署署長領導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每月與港鐵公司的工程總監檢討沙中線項目進度，並對相關採購活動、招標後的成本控制和有關合約申索的調解進行監察。第二層架構是透過路政署一名助理署長級人員，每月與港鐵公司總經理級人員舉行項目統籌會議，主要處理對進度有潛在影響的事項，以及與其他項目的銜接事宜等，以適時完成與土地相關的工作。在第三層架構，路政署兩名總工程師每月均與港鐵公司的工地督導人員就主要的土木及機電工程舉行項目進度會議，焦點在於各主要工程合約的施工進度。路政署亦聘請了監察及核證顧問，協助署方進行監察工作和定期審核。監核顧問會透過定期工地視察及會議，從項目開支、進度及公眾安全等方面進行監察，向路政署匯報沙中線項目是否存在滯後的風險，並會就港鐵公司建議的追回施工進度措施是否合適，向路政署提供意見。此外，監核顧問會同時核實港鐵公司的工作是否符合與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下的要求。路政署一直以上述"核實監督者"的安排，監督港鐵公司推展沙中線項目。同時，路政署署長每月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舉行會議，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匯報項目的進度，以及按需要提出任何與推展項目相關的重要事宜。在確保結構安全方面，視乎工地位於政府土地或已批租土地，沙中線工程的設計和建造按不同的機制監管。但是，不論屬機制為何，其對工程在結構安全方面的要求都需要與《建築物條例》有關監察工程制度方面的要求看齊。以紅磡站月台而言，屋宇署如果發現涉及安全或質量的嚴重違規行為，可考慮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對相關人士採取檢控或紀律處分行動。政府在沙中線項目上對公眾的交代，一如其他鐵路項目，一直開誠布公。政府與港鐵公司自2014年6月起，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工程進度的季度報告，並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回應議員的提問。以往在沙中線項目施工期間所遇上的問題，例如宋皇臺站發現古物、灣仔工地移交出現延後、灣仔北工地未能拆除鋼管樁、紅磡站北面隧道的施工問題等，我們亦在季度報告中詳細匯報，讓議員和公眾知悉沙中線工程的進度和所面對的各種挑戰。政府在沙中線項目上，一直保持開放和透明的態度，開誠布公。沙中線項目擴建紅磡站的工程是透過港鐵公司與禮頓建築有限公司所簽訂的第1112號合約進行。港鐵公司須根據與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確保所聘用的承建商及分判商，其資歷均符合港鐵公司一貫推展鐵路項目時所要求的水平。港鐵公司作為項目管理人，有責任把設計上的要求，全數反映在與承建商和分判商所簽訂的工程合約內，以確保施工的質量符合委託協議的要求，並須在施工期間確保承建商和分判商的施工符合標準。路政署與監核顧問有定期派員巡查沙中線項目工地，一般每月巡查6至8個合約，而紅磡站合約則每隔約3個月進行視察。早前在5月30日，傳媒開始報道紅磡站月台鋼筋出現被剪短的情況。路政署即時作出跟進，在同日聯同其監核顧問到紅磡站工地進行實地視察，並翻查港鐵公司的工程監督紀錄。雖然當天實地視察過程中並未有發現明顯的問題，但鑒於事件引起公眾疑慮，路政署署長在翌日即5月31日與港鐵公司高層人員會面，再次表達路政署對事件的高度關注。路政署署長並要求港鐵公司在1星期內就事件提交報告。此外，為釋除公眾對有關混凝土構築物安全的疑慮，路政署署長亦要求港鐵公司盡快安排由獨立第三方專家進行負重荷載測試，向路政署提交測試報告，以確保有關構築物能承受設計的荷載。在6月6日，港鐵公司舉行新聞發布會，向公眾交代紅磡站月台事件。但是，港鐵公司未能確認鋼筋被剪短的數目、被何人剪短及其背後的原因。政府對事件高度重視。

政府在6月15日收到港鐵公司提交的報告。報告指出，總承建商禮頓的其中一個分判商向港鐵公司的陳述，其內容與禮頓向港鐵公司作出的陳述不相符，而禮頓對於該分判商的指控強烈否認，港鐵公司則未有就此事情提出任何意見。根據港鐵公司當天就此事另行向路政署提交的資料，路政署認為事情或會涉及刑事成分，因此已將事宜轉介警方跟進。政府現階段不會就此事評論。至於報告的其他內容及技術性資料，路政署和其他相關的部門會深入審視，有需要時會要求港鐵公司澄清資料或作進一步補充。沙中線項目仍在進行，當工程完成後，港鐵公司須向政府提交所需文件及竣工報告，包括測試報告和檢查紀錄，以供審核並確認。此外，在有關工程移交政府前，路政署將聯同其監核顧問和相關政府部門參與港鐵公司的竣工前驗收工作。

主席，剛才鄭松泰議員很憤怒，因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又缺席，結果又要蘇偉文副局長來立法會為他擋駕護航。我經常說蘇副局長比陳帆局長好，我祝願蘇副局長早日升任局長。接下來，我發言支持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涉嫌隱瞞沙中線紅磡站工程質量的問題。主席，我覺得今次的辯論真的很諷刺。三星期前，內務委員會已就有關議題進行討論，所以在我準備今次發言時，我便翻查究竟我在3星期前準備了甚麼資料，看看有甚麼可以參考。我竟然發現，原來3星期前準備的資料，有九成九都不能重用，因為在這3星期，事件的發生簡直是峰迴路轉，"鑊鑊新鮮鑊鑊甘"，比4月的"新番"更好看——希望大家明白何謂"新番"。副局長剛剛告訴我們，路政署有3層規管，政府會開誠布公。如果真的是這樣，承建商和分判商便不會出來互相指責，還要天天有"新料"，不知何時完結。由沙中線爆出工程問題開始，港鐵公司每一次交代，都會出現一個新的劇本：由12月發現，變成8月發現；由發現一次，變成發現很多次；由發現5支，變成每次發現最多5支。究竟真相為何？坊間不同的消息是真還是假？港鐵公司從來沒有正面回應，只叫市民相信它。

為何有分判商繞過內部機制，直接站出來質疑港鐵公司的做法？港鐵公司是否刻意忽略甚或無視某些分判商的意見？有議員甚至指控港鐵公司是試圖"捉鬼"，而不是處理好工程問題，質疑港鐵公司還有很多內幕未有開誠布公等。我相信不會有任何一位議員認為今次事件不需要進行獨立調查。當然，有很多建制派議員會問，既然政府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為何立法會還要引用《立法會條例》，以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平台再作調查？

調查真相，固然是我們希望成立專責委員會的重點，但同樣重要的是，港鐵公司、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及不同的分判商，應以一個面向公眾的場合，接受公眾問責，向公眾清楚交代有關問題。沙中線的工程之所以出現這麼大的黑幕，正正是因為過去這項工程有太多黑箱作業。有關工程的承建商和分判商，竟然在港鐵公司提交報告時，因為保密協議等因素而認為無須就有關事宜作出交代。港鐵公司的黑箱作業及"擠牙膏式"的回應，已嚴重影響市民對港鐵工程的信心。

立法會作為有民意授權的機構，確保政府工程受到市民的民主監督，是立法會的本分，更是我認為立法會有必要成立一個有傳召權力的專責委員會的最重要原因。主席，其實不需要我特別說明，今次我們討論的紅磡站工程問題，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土瓜灣站和會展站都有很多問題，但我不會多說，以免主席你說我離題——你這麼熟悉《議事規則》。但是，即使不談沙中線的其他問題，這數年的大型基建已不斷出現相似的工程質素問題。沙中線紅磡地盤出現漏水，高鐵站完工後又是漏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的天幕同樣漏水。無論是政府或負責有關工程的公司，均沒有認真處理有關問題，更沒有向公眾交代。相反，政府的態度是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剛才在席；據新聞報道，他數天前回應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的天幕漏水問題時說："如果結構在試驗時漏水，這正正是試驗的目的。

可能政府官員不太懂中文，不太知道"試驗"二字的意思。如果一項政府工程剛剛完成，政府作出一些行為來試驗它以期找出一些問題，我當然可以接受政府用"試驗"二字形容該等行為。但是，如果工程基本上已完成，甚至已完成很久，設施只是未正式使用，而政府依然用"試驗"二字形容該等行為，這便與掩飾工程問題無異。主席，今年香港已出現6次黃雨和1次紅雨。如果到了今時今日，漏水問題仍然無法妥善解決，甚至有所隱瞞，這根本不是試驗的問題，而是實際的工程問題。

沙中線項目是牽涉香港整個交通系統的重要項目。

我們今天討論的工程問題，就是出現在一個如此大型、牽涉多區市民的工程項目：沙中線。如果我們無法好好監察這項工程並確保其施工質素；如果我們在沙中線通車後才發現任何工程安全問題，屆時受影響的將不止是一個港鐵站，整件事將不再是工程質素問題，因為這會令香港整個公共交通網絡面臨全面崩潰。今天，如果立法會將有關問題輕輕放下......

主席，作為民選議員，我們真的需要在立法會成立一個有傳召權力的獨立專責委員會，才能真正令這種事情不再在黑箱內發生，並用陽光照遍這種醜惡和問題。

這並非真正面對香港市民的做法。我很希望透過立法會的調查渠道，讓承建商、分判商、港鐵公司及政府官員重組事情的真相，使公眾真正認識到現時沙中線面對甚麼問題。

沙中線通車初期可能不會有問題，但長久運作下去，有關的工程問題便會衍生流弊，屆時我們將恨錯難返。所以，主席，倘若未來真的發現任何工程安全問題，我們今天便愧對公眾對我們的授權，愧對立法會的天職和職能。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鄭松泰議員提出的議案。

1980年代，中國大陸常常發生空難，最終中國民航局局長辭職，說的是中國大陸。民航局局長本身不是飛機師，他對民航事務不是太熟悉，他是技術官僚，當初是文職調過來，但最高負責人便要負責。陳帆卻說，他看報紙才知道事件。局長不能以無知作為為自己遮醜的藉口、甚至理由，這完全不成立。單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在立法會進行調查。現在沙中線爆發一連串的醜聞，很明顯看到工程界、商界，以至政府的管治正在大陸化。

真的很難調查整條沙中線，怎樣查？

現在政府最搞笑的，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調查委員會本身並不搞笑，但光是調查紅磡站便說需要半年時間。

甚麼執法部門？不是警方便是ICAC，抑或是司法部門，是律政司嗎？

另一方面又說路政署已將事件交給警方跟進，路政署報案的事件與上面提及未經核實資料的是同一事件嗎？港鐵公司將公眾的視線完全模糊，我幾乎覺得這是刻意的，而更可笑的是聲明的第四點，"若任何人士有資料證明事件涉及不法行為，應立即向政府或執法部門提供資料。只不斷提出單方面的指控或揣測，對事件毫無幫助"。這些說話放在新聞界也一樣，即新聞界以後不要單方面"爆料"，單方面"爆料"是不對的，對事件毫無幫助。曾幾何時我也收到有關沙中線的投訴，沒有人證，因為證人不方便站出來指證；亦沒有物證，因未能拍攝事發時的正式照片，是單方面的指控。

港鐵公司為何要耍私人俱樂部的手段？公眾知情權何在？港鐵公司一時提及執法部門，一時又說已經報警，所說的執法部門，我認為可能真的包括廉政公署，即可能有貪污舞弊的情況發生，這是另一個方向。

我想告訴政府，官員當然不同意，很害怕要調查事件，"香港地下鐵，為你而建設"這句口號曾幾何時香港人聽到感到很光明、很陽光，但今時今日只覺得黑幕重重，所以，在立法會調查一定是一件好事。當然，民主派不夠票，議案付諸表決時應該也無法通過，但是我們要向歷史交代，立法會將來會備齊所有紀錄，記錄不論是商界或政府，或運輸界的港鐵公司的這些行為，完全令人覺得不堪。
主席，今天難為了蘇副局長要代替陳帆局長來立法會"一夫當關"，不但要代表運輸及房屋局、特區政府，甚至要代表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這裏備受議員的奚落、嘲諷或批評。這份工作真的不容易做。主席，在1998年8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長江大堤決堤，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兩天後到當地視察災情。當時朱總理說過以下一番話："你們之前不是說大堤固若金湯嗎？

一些承包單位沒有建築資格，或是承攬項目太多，紛紛將項目轉包出去，以致造成層層承包、層層剝皮，製造了一個個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的'豆腐渣'工程！這樣的工程要從根子查起，對負責設計、施工、監理的人員都要追查。

腐敗到這種程度，怎麼得了！"主席，朱總理這番說話，香港人今天聽在耳裏，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為何香港回歸後需要實行"一國兩制"？黃子華的說法是因為"中國大陸也承認其一制真的很嚇人"。正是因為香港的制度較內地先進，所以鄧小平當年才會設計"一國兩制"。但是，為甚麼在20年前，前總理朱鎔基在目睹關乎人命的偷工減料工程時，可以對承建商發出上述如此嚴厲的批評，而在20年後發生這次沙中線事件，在社會制度理應比較先進的香港，竟然沒有一位政府官員敢為香港人說一兩句公道說話，出一口氣呢？如果建築問題沒有被傳媒揭露，沙中線真的如期通車，最後因為月台倒塌——非常希望這不會發生——導致人命傷亡，我幾乎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將來的政府官員只會說："我們會全方位、多角度、嚴肅跟進。"主席，沙中線"豆腐渣"工程反映的是一個城市的衰退和沒落。只是短短20年，香港已經出現如此嚴重的"返祖現象"——甚麼也跟從祖國那一套。我不會枉自猜測行政機關、工程界，以至仲裁人員背後有甚麼千絲萬縷的關係，我亦不會估計這次涉事的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連同與其屬同一母公司的UGL和前特首梁振英有任何關係。我只想強調一點，出現這些"豆腐渣"工程，原因不外乎利益二字，而香港之所以為香港，是因為我們素來也有一套制度來監管和防止有人為了利益而罔顧公眾安全。這套制度應該是全方位、多角度，而且必須是公義的，更重要的是具透明度。很多保皇黨議員也說政府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立法會何須再調查？香港人是否還記得3年前的鉛水事件？政府同樣委任了法官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而保皇黨否決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條例》的議案，導致專責委員會無法成立。結果，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批評多個部門集體失職，但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沒有一個公務員需要負責。香港人應該記得最後是水喉匠有問題，把責任推卸到水喉匠身上，要他們承擔刑事責任。我們的制度公義去了哪裏，主席？更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的一點，便是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是兩個獨立部門，行政機關做了，不等於立法會沒有責任做。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監察政府的工作，試問監察者怎能完全信任被監察者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無誤呢？還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便是政府是港鐵公司的大股東，當有工程事故發生，由最大的股東主動調查固然是理所當然，責之所在。然而，正正因為大股東這個有利益衝突的身份，政府在調查完成後，會否把自己的股東利益置於公眾安全之上？政府能否站在一個完全獨立和抽離的位置來處理？即使政府真的想這樣做，公眾又會否懷疑？再者，政府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會調查紅磡站，但沙中線的土瓜灣站和會展站亦涉嫌出事，政府會否為每個出事的車站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屆時有否足夠的獨立人士或退休法官願意承擔這些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重責？即使真的多成立數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會否真的如政府和保皇黨同事所說是架床疊屋？反觀鄭松泰議員的議案，除了寫明調查紅磡站月台，還寫明"以及其他相關事宜"。萬一——希望真的只是萬一——將來沙中線的每個車站也出現令人憂慮的問題，由立法會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展開調查，便更能避嫌、更有彈性、更能獨立地工作，以維持和彰顯我們的制度公義。蘇副局長剛才表示，要引用《條例》，必須牽涉重大事件、人命傷亡、公眾利益、官員失職等。主席，我真的很想問蘇副局長，工程牽涉如此大的金額，特區成立接近21年來，有否出現過如此嚴重的基建醜聞呢？如果必須滿足以上條件，才能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我真的很想請蘇副局長或稍後可能反對議案的保皇黨同事回答我們，這次牽涉的事宜真的不符合重大公眾利益嗎？我真的不明白，主席，我真的希望有人告訴我，為何事件牽涉如此重要、如此眾多、如此廣闊的工程弊病、醜聞，竟然與公眾利益無關。我必須再次提醒各位議員和香港人，上次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是2012年，以調查梁振英的"西九門事件"。如果沒有保皇黨幫忙投下贊成票，當天便無法成立專責委員會。如果我們這次贊成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是政治化，我希望大家回想2012年投下贊成票的保皇黨議員，想想何謂政治化。主席，這次事件有另一個主角，名為禮頓。這間公司承包大量的政府工程，包括高鐵西九龍總站，以及另外7項政府工程。根據傳媒報道，這些工程涉及近600億元的款項。究竟這間公司是否真的大到沒人敢碰它？如果特區政府不敢碰它，可由立法會代勞。當然，這次根據《條例》動議的議案通過的機會看來甚微，我只是希望說服保皇黨同事，其實這次"豆腐渣"工程是最好的機會，讓我們重建香港人對基建和香港制度的信心。完全沒有人希望看見一個一個千億元的工程原來都是"豆腐渣"，危害公眾安全。更沒有人希望我們要回到朱元璋的年代，城牆上每塊磚也要刻上官員和工人的名字，哪部分牆倒塌，便能調查到由誰負責，屆時便能砍誰的頭。我只是希望香港可以變回香港。

主席，近日沙中線紅磡站鋼筋事件導致滿城風雨，事關重大，牽涉廣大市民的切身安全。自由黨認為絕對有需要徹查事件，還大家一個真相。所以，自由黨十分樂見政府急市民所急，在上星期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委任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夏正民擔任調查委員會主席。由於法官夏正民曾於2014年擔任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主席，有鐵路相關事宜的調查經驗，亦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工程事宜瞭如指掌。此外，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有法定權力傳召特定人士作供，不會有漏網之魚，並有十足的社會公信力，相信是最佳的安排。但是，鄭松泰議員今天卻要求引用《立法會條例》，就事件委任專責委員會，與調查委員會雙線展開工作，這豈非多此一舉，浪費資源？如果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議員只能在處理日常議會工作之餘，兼任專責委員會成員，調查事件的效率自然不及由法官帶領的調查委員會。同時，政府亦已要求調查委員會在6個月內提交報告。

如今綜觀全局，政府早已就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故無須引用《條例》。自由黨認為應該先等待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動。

主席，我謹此陳辭。